主席，各位同事早晨。首先，我很感激就這項中止待續議案發言的議員。

事實上，這次亦都達到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在過去數小時，大家都很認真地指出，只透過每兩年一度隨着消費物價指數進行的改革，根本不是改革，只是籠統的檢討。於是，大家亦提出很好的問題，譬如有人問，一項簡單的中止待續議案，能否帶出這個效果，能夠真正帶來改革呢？當然，我不會妄想以一項中止待續議案便能夠令政府作出大幅度的改動。

需求這麼大，我們未必知道，在這20,000多名市民中，是否有些因為當值律師的服務參差，而令他們無法獲得應有的法律保障呢？也許有人會問，這件事與今天我們處理這項根據丙類消費物價指數調升4%收費的辯論是否有關？1992年10月，財務委員會決定了他們每兩年可按消費物價指數檢討收費的機制。

如果你有好朋友做律師能夠提供法律意見當然很好。但是，很多時候我們都要從零開始。

如果一個人被扣押，又或他處於灰色地帶，香港現時的做法是怎樣呢？

在我最初發言時我提出問題，當然，大家也知道......
主席，雖然我們只要多忍受大約8分鐘便能度過這個階段，但是，事實上，現時林卓廷議員......

絕對明白，我是說出理據來支持為何我要提出中止待續議案，請准許我繼續發言。

可以，但最強而有力的莫過於兩年一次回來，最低限度在立法會大會這個公開的場合，政府需要回應不少同事或我們這些親身經歷、幫助過不同的人，在遇到法律上的阻力時應怎麼辦。我們看到的是，現時的當值律師名冊中有1,200多位律師和大律師，他們未必是全職的，怎可能是全職呢？他們曾分享經驗，說以往如果當值律師名冊不太多人，而案件較多，他們不斷接案件也可能是等於擔任全職的當值律師，但現時不會。據業界朋友反映，法援並不足以支持他們成為全職當值律師，即是他們不會全心全意做。於是，很容易便會看通告，哪天要當值便出席與申請人會面10多分鐘，提供意見，然後上庭為他辯護，最簡單直接，最好不需要有"尾巴"的案件。說到底，我們希望透過今天的中止待續議案，給政府最簡單和最基本的壓力，無論議案通過與否，最少我們昨天的而且確有多點時間討論與小市民——最低限度現時正在收看電視直播的小市民——非常有關的議題，便是當有一天，你雖不想、但遇到官非，而你沒有錢的時候應怎麼辦？香港的法律制度能否幫助自己，能否做到《基本法》所提及的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呢？這是這次辯論所帶出的一個很重要的信息。

我們當然寄望在這個辯論中能夠製造適當的壓力，無論通過與否也不重要，讓政府知悉，如果下次只根據丙類消費物價指數來調整，不再交出好的功課時，那樣便不妥當，可能要在不同場合進行改善。

當中有多少人是懷着戰戰兢兢的心情，連早一天問意見也不可以。試想想，安排上庭、安排民政事務處的法律服務諮詢不知要輪候多久。主席，我詳述過各區情況都很嚴峻，差不多各區民政事務處也要等6星期，當事人才可以見律師和聽取法律意見。所以，這正正是我提出中止待續議案的其中一個原因。

要盡快，因為1992年到現在，已20多年了。要盡快，因為1992年到現在，已20多年了。20年來我們因為當值律師服務資源不足，法援改革未完善，造成多少枉冤個案或冤獄呢？

但是，老實說，他們可能因此而被提高罰款，可能入獄數星期，這也是對他們一生人非常大的傷害。如果我們這次可以成其美事，至少在這裏，我們有這意識，認為兩年檢討一次，只是用消費物價指數來進行是不對的，是時候要想一想，如何令香港市民在不同情況下，得到平等的法律保障。在我發言中，曾經引用過2015年美林邨謀殺案。各位，這宗案件很鮮明，因為警方誤告一名智障男子誤殺，由於他不懂得表達自己，又沒有一個及時的法律支援服務，可幸及後真相大白。事件中，多名警員遭處分。這件事反映了精神病患者和沒有行為能力者，未能夠表達自己。

我們更關注如何能令有心的律師——當值律師——走進各個法庭，可以更到位，幫助更多有需要的市民。我們將心比己，假設我們在座不是議員，而是草根階層，萬一遇到官非，收到告票，真的不知如何是好。

所以，這次我是藉這個機會，亦透過這項中止待續議案，希望給予政府壓力，我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我知道不少同事會反對，但我不介意，亦多謝各位發言的同事，起碼大家能達至一個共同想法，儘管你這做法很魯莽，不過，我都認同香港的當值律師服務，法援情況需要得到改善這一點。主席，這樣已經很好了，所以，我寄望這項中止待續議案之後，不是中止這麼簡單，而是繼續待續。我謹此陳辭。
在我就這項中止待續議案提出待決議題之前，我想提醒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02及3條，該議案如獲得通過，辯論即告中止待續；如議案被否決，本會便須繼續就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進行辯論。

之後辯論即告結束。
主席，我感謝議員對決議案的支持及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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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再一次重申，法援政策的目標是確保所有符合《法律援助條例》規定及具備合理理據在香港法院提出訴訟或抗辯的人，不會因缺乏經濟能力而無法尋求公義。任何人士如欲獲得法援，必須同時通過該條例規定的經濟審查及案情審查。正如我在首次發言中提到，我這次提出的決議案，目的是根據兩年一度的檢討結果，按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相應上調刑事法援費用。至於有議員提出不同的建議，我相信會留為以後檢討的參考。就一些議員提出提高刑事法援費用，我現在作簡單的回應。事實上，我們於2014年已經就刑事法援費用進行檢討，並於2016年6月獲得大家通過。剛剛在上一年，亦將大律師費用上調50%，發出指示的律師費用上調25%，以及在區域法院以訟辯人兼發出指示的律師身分行事的律師費用上調40%。此外，我們亦為享有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的訟辯律師，增設一個新的刑事法援費用類別，以處理高等法院的案件。

至於有議員擔心法援律師的資歷問題，其實在"法援律師名冊"上一直有大量具刑事案件經驗的私人執業律師或大律師，願意接受委聘處理刑事法援案件。過去5年，在獲委派刑事法援個案的律師和大律師當中，分別有超過90%和89%在取得專業資格後，具備10年或以上經驗，他們並非如一些議員所說是新手或沒有經驗。我希望這兩點釋除了大家的疑慮。事實上，今日提出升幅，是於去年11月已經提升了25%至50%的基礎之上，再加的4%。這是否一個合理的升幅，我相信議員之間自有判斷。主席，我再次感謝議員的支持，若有議員反對，我也希望他們能回心轉意支持這次的費用提升，原因是決議案對服務和對律師都能夠提供一定支援。多謝主席。

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現在進入第一個環節，辯論4項由"與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的啟用相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審議的附屬法例，即議案所述的項目編號3、、及的附屬法例，詳情已載列於議程內。

主席，我謹以與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的啟用相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主席身份匯報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該4項附屬法例分別有關劃定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禁區範圍、給予過境旅客及司機一般性許可進入禁區，以及在香港口岸設立入境處羈留所。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禁區範圍以立體方式劃定，即參照水平和垂直界線界定禁區範圍。有委員關注禁區範圍的釐定準則及確切的覆蓋範圍。政府當局指出，把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及相關範圍劃為禁區，與劃定其他陸路口岸禁區的做法一致，以便有效管理新管制站，以及維持治安和公眾安全。至於禁區範圍，當局解釋，禁區的下垂直界線按每區具體情況而定，例如位於該區的地下建築物及重疊的高架橋或道路，應保留為非禁區，在大橋下的海面空間則不劃為禁區，以讓船隻駛過。至於上垂直界線，將涵蓋禁區範圍內所有建築物的頂端，但不包括飛機可能飛行的上空。政府當局強調，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及深圳灣公路大橋亦以立體方式劃定禁區。委員認同，給予過境旅客及司機一般性許可進入禁區，可以為他們提供便利。有委員詢問，當局為何施加條件，不許司機和乘客離開所乘坐車輛的"最接近範圍"。政府當局表示，其目的在於防止任何人在禁區內閒蕩，影響禁區治安，但執法機關會因應實際情況，例如在緊急情況及意外事故中，容許乘客及司機在有需要時離開車輛。委員亦關注入境處以外執法機構可否使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區內的羈留所。政府當局表示，根據《入境條例》或《入境事務隊條例》，在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範圍內撥作羈留所的地方，只供入境處執行日常出入境管制及執法之用。至於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新邊境管制站的人手安排，政府當局表示已增撥資源，開設新職位，以便在新口岸執行海關檢查、出入境管制及相關職務。小組委員會對該4項附屬法例並無異議，並且不會對附屬法例提出任何修訂。主席，以下是我的個人意見，為了......

主席，以下是我的個人意見。就小組委員會審議的附屬法例，在討論過程中，我與其他委員均亦多次提及口岸必須有充足的通關人手以應付將來口岸的運作。雖然政府已向我們提供數據，展示每一個通關部門也會有300名人手處理日後的運作，不過我們仍一再指出，我們憂慮人手究竟是否足夠。我們希望政府能確保會有足夠人手處理香港口岸日後的運作。至於其他配套設施方面，我們也希望在港珠澳大橋通車時，政府能已完成建設所有配套設施，否則便會出現很大問題。此外，小組委員會在討論過程中亦曾提及泊車位不足的問題。政府依然堅持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只會有650個泊車位，但無論我本人或其他委員均認為應密切注視泊車位的供應，數目必須能應付未來對泊車位的需求。因此，我希望政府能聽取我們的要求和意見。主席，我謹此陳辭。

正如周議員剛才所說，也許我先說幾個我們的關注事項。第一，基本上劃作禁區的概念，我覺得OK，因為那裏始終是口岸，保安需要有別於其他一般情況。

它說禁區有3部分，一個是口岸清關區和相關範圍，用作辦理清關、出入境和檢疫手續，而這部分主要是清關後的範圍。但是，清關前的範圍是為便利旅客使用口岸而無需用禁區通行證進入的設施，包括私家車上落區、公眾停車場、公共運輸交匯處及開放予公眾的零售設施。

我們關注的主要在剛才說的車位是否足夠，因為有些車輛是無需進入香港境內行駛，所以有更多車位，令旅客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這是最理想的。

關於禁區的第二部分，是通往香港口岸的道路。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是這樣寫的："為免車輛意外闖入香港口岸禁區，以致不必要地阻礙區內交通，通往香港口岸禁區的道路亦應劃為禁區"。這邏輯有點問題。這裏說避免意外闖入而須將道路劃為禁區，我覺得如果要避免意外闖入，便應有告示牌不讓他們闖入或通知他們不要進入。現在把前往口岸的這段路劃為禁區，並非為了防止意外闖入，其實是認為這段路要預早劃為有保安需要的範圍。如果純粹因為害怕意外闖入而把禁區劃得更前，對不起，我不會同意這個邏輯。

其實整個概念就是為了不想有這麼多車輛在那裏出入，想限制車流量，甚至不想這麼多車輛進入不是為了過關而是為了購物，整個概念不是為免意外闖入，所以我覺得這樣寫比較奇怪。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寫着"為免車輛意外闖入"，其實當局根本不想道路充斥着......

但是，有一點不大容易明白的是，第32a條說：位於香港口岸的以下區域有第i至節，但第i至節說附表2第2條、第3條、第4條所描述的粉紅色、黃色和綠色區域，並以括弧寫着"以位於香港口岸的地區為限"。

也許局長在發言時可以解釋一下，因為之前已經訂明位於香港口岸，所以無論第i至節都是位於口岸，但命令中有些說明位於口岸為限，那是否有些不是位於口岸呢？

是附表2，對不起，即這個命令的附表2。就第5條藍色區域，第5a條在"塗上藍色"後是有加上括弧以說明"標明為旅檢大樓部分"。

因為無論是藍色或灰色部分，也已限制高度在主水平基準80米，換言之，80米以上已不是禁區。

而該建物築面積很小，不是好像整個香港般大，所以飛機飛行的高度，如果不是80米，例如是65米，那即是65米至80米便不是禁區，意思就是這樣。那麼便沒有理由這樣草擬條文，因為這樣寫的話，便沒有人知道究竟實際的高度，令市民大眾或要遵守法例的人難以理解。

主席，最後我要說一般性許可，這涉及《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及香港連接路禁區公告》。

每天會有數千人或數萬人，如果將來好運的話，甚至是數十萬人或數百萬人進出禁區，他們均要給予一般准許。但是，事實上我覺得當中有條文，雖然我之前也有看過，但我現在再讀，覺得有改善的必要。舉例來說，附表第2部關乎准許出入，第1項涉及前往內地車輛的司機，這是要准許。當中第3欄所須符合的條件第a段是這樣寫："司機須駕駛車輛直接由香港口岸駛至位於香港連接路的香港界線"，即要直接駛往。

前面說"直接駛往"，後面卻說"不作無故拖延而離開禁區"，換言之，在概念上如有合理理由，是可以暫不離開禁區，當然不是有合理理由拖延，而是有合理理由而留下。

第二，第b段訂明"除c及d段另有規定外，司機不得離開車輛的最接近範圍"。雖然我記得我以前曾看過這句，但現在再讀我覺得是難以令人明白。如果內容是："司機不得離開車輛，除下面所列外"，但卻不是這樣寫，而是"不得離開車輛的最接近範圍"，這是甚麼意思呢？

抑或其實是想說只為某種目的而離開車便准許，於是define其他目的，而不是說"不得離開車輛的最接近範圍"。這樣的草擬方式不是普通一般常人能理解，是無法明白當中意思。

主席，我發現涂謹申議員發言有困難，要不斷找話說，但其實我也聽得很辛苦。

所以，主席，我現在根據《議事規則》第401條動議中止辯論。

由於黃國健議員提出了中止待續的議案，本會現在先處理這項議案。在我就這項中止待續議案提出待議議題前，我想提醒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02及3條，該項議案如獲得通過，整項"察悉議案"的辯論即告中止待續，而這項"察悉議案"的主旨是，察悉內務委員會第3/17-18號報告內的13項附屬法例，當中包括由小組委員會審議的4項附屬法例，涉及因應港珠澳大橋而劃出羈留地點及宣布禁區等事宜；另外9項沒有小組委員會審議的附屬法例，則涉及不同範疇的事宜。現在議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議題其實很窄，就是：是否支持將察悉13項附屬法例的議案的辯論中止待續。議員不應提出與議題無關的事宜，亦不應利用這項辯論，討論該13項附屬法例的具體內容。《議事規則》第411條訂明，議員不得提出與議題無關的事宜。第451條亦訂明，議員不得不斷提出無關的事宜或冗贅煩厭地重提本身或其他議員的論點。若我認為議員違反有關規定，我會嚴格執行《議事規則》，停止有關議員發言。

我看到早前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A條動議的擬議決議案基本上並沒有任何爭論，社會對此亦無異議，但本會竟也可以前後共花了約14小時進行討論，因此我認為立法會現時的議案辯論的"拉布"行徑已成為常態。主席，立法會《議事規則》所容許的中止辯論已淪為"拉布"的工具，臭名遠播，但我今天想替其平反，希望藉着動議中止辯論來減少"拉布"。我相信很多議員，尤其是反對派議員一定會說："你又如何得知我會'拉布'呢？

如果反對派議員真的不"拉布"，就請他們別就這項辯論中止待續議案發言或減少發言，讓這個程序能盡快完成，令立法會可以進入正常的議事狀態。

有意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保安局局長，你是否想發言？

但很可笑，他第一件事便說，他懷疑或揣測這項原本的"察悉議案"，即議員就多項附屬法例進行討論，就是"拉布"。

問題很簡單，他出手便是代表工聯會，將香港立法會變成人大。

議員要記得，原本的議案關乎附屬法例，即不論是否關乎一項決議案，提出後會由議員進行辯論，經過相關委員會審議，但即使是經過立法會審議的階段，議員其實也可以因應議案的目標、宗旨、改善方法或須附帶甚麼配套、人手、配備等任何事宜，藉着這個機會進行辯論，以達到監察政府的原意。因此，根據現時的制度設計，會由內務委員會主席提出中性的議案，名為"察悉議案"，甚至，正如主席也許會留意到，即使最後議員完成辯論，主席也無須提出待決議題。換言之，這是為了給議員時間就附屬法例發言。

他是否認為我們提出的辯論，尤其是我們所關注的事宜太過敏感呢？

老實說，民主派有不同黨派或代表，民主派最少也有4個板塊，他也要看看4個板塊的其他議員是否重複、觀點是否無謂。

我覺得，如果他想將香港立法會的發言空間收窄——他不是收窄，簡直是扼殺——不讓議員討論，這是十分恐怖，達致不讓議員發言的程度，即否定一名議員能夠在議會，表達對某項已經列入議程的議案的關注。再者，這項議案已經由立法會主席按照《議事規則》放入議程。

代理主席，議員要記得，這是建制派一位資深議員看待"拉布"問題的方式，原來"拉布"是"一國兩制"其中一個重點。因為，人大不會有"拉布"，人大會限制發言時間，現在他想怎樣做呢？他想連發言時間也取消，他不是想將香港的立法會變成人大，又是甚麼呢？

麥美娟議員，請發言。

但是，本來這項中止待續議案，應該跟我們是否察悉港珠澳大橋這數項附屬法例相關，跟是否"拉布"無關。
許議員，你已清楚提出你的規程問題。主席剛才已批准黃國健議員提出中止待續議案，而有關議案亦合乎規程。

許智峯議員，現在並非《議事規則》補習班。我重申，主席已作出裁決，裁定有關議案合乎規程，我不會另行作出裁決，請坐下。

我相信其他的建制派同事也會予以支持，我們提出與他們提出有何分別？如果大家記得我們的辯論過程，莫說其他，今天早上我們已討論一項中止待續議案並進行表決，而上次我們討論"一地兩檢"時也提出兩三次中止待續議案。

因此，提出中止待續議案成為"拉布"或拖延立法會議事、阻礙立法會議事的手段。

所以，我們的目的，在於我們是真的希望中止這項辯論，稍後我們會投票支持這項中止待續議案，因為我們不想一項議案......正常的議會程序被迫拖延下去。

但是，我們只是想中止這部分的辯論，我們其實並不希望因為這部分的辯論而影響了大會日後其他餘下的議程，包括我上次提及的，便是何啟明議員今年7月已提出的一項有關勞工權益的議案，至今仍未有機會討論。我們很希望中止了這些辯論後，可以正經議事。

所以，我們要使出這個對策。老實說，黃國健議員只是向你們學習而已，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們坐在這裏終於從你們身上學了很多東西，今次就做一次給你們看，為何你們做就可以，人家做便......

我只想用這數分鐘告訴香港市民，我們現在做的事就是要反"拉布"，我們不想立法會的議事程序被人拖延，我們希望立法會能正正經經地議事。所以，我們會支持黃國健議員提出的辯論中止待續議案。

代理主席，首先，我希望公眾知道，現在黃國健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01條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是中止甚麼？

十三項附屬法例的察悉，除了包括4項有關港珠澳大橋啟用後會引入的新法例，還有9項涵蓋面非常廣闊，包括定額罰款、道路交通、道路交通、道路交通的另一項規定——我不全部讀出——客觀效果就是，很多議員已就這些察悉作準備，希望發言，但並不能夠進行。黃國健議員剛才說，他是為《議事規則》第401條平反，因為第401條過去本來是讓民主派及反對派用來"拉布"的，今天他便引用第401條來反"拉布"，減低或消滅我們針對這13項附屬法例的發言機會。

其實，我覺得他是為了另一件事平反，為了甚麼？坊間有一句"順口溜"，叫作"民建聯最無耻"——代理主席一定不喜歡聽——但今天，其實他想為這句說話平反。他想公眾覺得這句話並不對，應該是"工聯會更無耻"。

陳志全議員已作出澄清。

所以，我不知道其他建制派有否想過發言。

陳志全議員，請稍停，有議員提出規程問題。
我認為陳志全議員在發言時以"希特拉"和"大屠殺"指責其他議員，言詞極不恰當。
陳志全議員，你是否指提出議案的議員是"希特拉"？

陳志全議員，請清楚指出你是否指黃國健議員"比希特拉還要兇狠"？

我剛才發言時說，黃國健議員因為看不順眼一個人，即涂謹申議員的發言，他聽不明白或覺得他胡說八道，於是引用《議事規則》第401條，不讓其他所有人發言，我便說他是扼殺了所有想發言議員的發言機會，這樣他便較希特拉更兇惡，好像大屠殺一樣，是的，我有說過"大屠殺"3個字。

陳志全議員已表示，他剛才用的是比喻，並願意收回"大屠殺"一詞。

規程問題，我覺得你容許這個先例，這個比喻便能無限說下去，便會把《議事規則》中，議會的用詞和對冒犯的定義完全扭曲了。

希望代理主席有比較準確的裁決。

過去，主席或代理主席都會用一種方法，就是聆聽——這次究竟有多少位議員想發言，我不知道，我問有沒有人想發言，沒有人理睬我，我也擔心我發言完畢後，沒有其他議員發言。但是，如果有十多二十人發言，來來去去也是說這些論據，主席便會作出他的裁決，這亦是行之有效的裁決。

客觀的事實是怎樣呢？

我想各位市民都很清楚。

這其實是猜測議員動機，他建基於一個錯誤的動機，或者不合乎《議事規則》的動機而提出。

我想跟公眾說，建制派不能夠控制在地區直選和功能界別中有過半數議員，但現在是一個非常時期，在補選之前他們有控制權，他們為所欲為，做甚麼也可以，他們可以修改《議事規則》，他們不修改《議事規則》也可以，因為他們每次可以通過任何議案，根據第401條提出的也好，根據第91條提出的也好，可以調動議程、廢除議程、阻止議程、阻止議員，連議員真心誠意希望進入一項議題發言，立此存照的機會都可以扼殺。最後，我當然知道這項議案會獲得通過。但是，希望各位市民看清楚，我們不可以讓建制派的權力無限運用、讓建制派濫權，我們一定要撥亂反正。

不過，我們很久前已指出，雖然我們選票多，但擁有的議席少，這是現時的選舉制度所致，這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談到他說不要濫用"拉布"，但對我而言，"拉布"不單是一件中立事情，更肯定是一件好東西，因為想為民請命，就要使用到這最後手段。有些人搞錯了，我曾看到一些傻傻的街頭政治旗幟，寫着"抗議濫用暴力"，真傻，因為暴力本身便是一件壞事，難道可以好好地使用暴力嗎？

好的，我亦同意有些離題，不要緊，我繼續發言。

黃國健議員說可能是他自己的水準低，我也有教師身份，我證實他的水準非常低。

我認為大家議事論事，無需這樣冒犯議員。
毛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14條，凡對立法會議員使用冒犯性及侮辱性言詞，即屬不合乎規程。

今次我不會立即裁定此用詞具冒犯性，但請議員避免使用具挑釁性的言詞，讓辯論能暢順進行。
我只是感到奇怪，因為黃國健議員三番四次說涂謹申議員的發言令他不明所以，然後他自己質疑自己水準低。

有人會亂用"濫用"一詞，說抗議濫用私刑，用法令人失笑，私刑本身就是一個壞東西，難道你不濫用私刑就對嗎？因此，語言學非常重要。我現在不是冒犯黃國健議員，我是提醒他，語言學在我們議事論政時非常重要。

我亦未見過星期四早上會有這麼多表現激動的人，何需這樣激動呢？現在只是說"察悉議案"而已，基本上不算是辯論，是大家察悉港珠澳大橋通關的附屬法例，何需如此激動？

我反而覺得這是非常非常傷害議會予人的觀感，並不需要這樣，大家斯文客氣，好像代理主席永遠微笑坐着，總之沒有事情發生便行。

甚麼港珠澳大橋？老兄，我們海陸空已做到中港融合，現在還有一條高鐵，還要興建一條港珠澳大橋，有沒有搞錯！全是為了加深香港人也是中國人那理念。這一點我明白，政府是要透過大型基建及"大白象"工程迫使香港人非中港融合不可。

但在外國的議會，美國的議會議員會拿出聖經逐章讀出來。

請你繼續發言。

我也要多謝周浩鼎議員，有人說他是頭號"梁粉"，我懷疑他也是頭號"林鄭粉"。

為何忽然由1萬多輛增至5萬輛，再看清楚，原來它是指2035年的估算，現在是2017年，這個政府是發夢的！

首先是釋法，接着是褫奪議員資格，之後便是修改《議事規則》。

甚麼是浪費時間？

在行政、司法、立法方面，我們看到政府主動提起控訴，利用法院作為打壓工具......

代理主席，黃國健議員說我們"拉布"，而我們卻看到議會要被強行施加不合理的制度，即使長者仍在等待全民退保，以及有不少人士正在輪候老人院和醫院服務。在制度上，我們希望政府能問責，不要做任何與民為敵的事情。

如果給政府用作全民退保，足夠兩次啟動基金。

他們被打針、被餵吃藥物，甚至懷疑涉及性侵犯，卻沒有人理會......

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當然，所謂"生效日期"並非指《道歉條例》的內容。我記得《道歉條例草案》委員會是由周浩鼎議員擔任主席的，我們曾經就道歉內容的涵蓋範圍，以及是否需要有事實根據等，差不多用了四五次會議來爭論。

無論是作為法律工作者、醫護人員，還是其他專業人士，都會受這項《道歉條例》影響，究竟律政司等是否做了這些宣傳和教育工作，大家又是否明白呢？第二項重要的附屬法例是《2017年稅務令》——又是一項公告。

如果任何人擁有新西蘭國籍，其稅務或財務資料就會被銀行交給香港稅務局，再由稅局把資料交給新西蘭當局。這項修改對於一般市民當然影響不大，但對擁有雙重國籍的市民就會有影響。為何我們不可以花數分鐘時間討論或令到市民公眾知道，原來會更改香港與新西蘭的避免雙重課稅條款？

我再談談為何我們不應該用"拉布"、反"拉布"來標籤一些議員的提案或辯論呢？

但是，有人可能會以一個主觀標準來說，立法會要使用燈油火蠟，議員用這些時間可以做更多事情。

只要有一項議案、法例，70位議員可在各自的辦公室的終端機按下"贊成"、"反對"或"棄權"的按鈕，這樣的世界是否很完美呢？

例如《2017年道路交通規例》說的是司機要更換駕駛執照。

我只用了10分鐘發言時間。代理主席，我謹此發言，我不支持黃國健議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

我可能只會引述小部分，或會演繹錯誤，如果我說錯，希望黃國健議員可以澄清，因為我不是速記員，雖然他的發言內容很短，但我已盡量記錄下來。他說擔任議員約10年，今次是他首次引用《議事規則》中止議案辯論，目的是要撥亂反正，讓議會正常化，不想浪費議會時間，大致上是以上意思。因此，我想就他的發言內容作出回應，當中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要撥亂反正。其實，我認為這議會確實有很多地方需要撥亂反正，但我所謂的"亂"和"正"，肯定與黃國健議員所說的不同，相信他也知道。

我認為，如果我們只像以往的議會般，議員只是政府委任的隨從，依賴政府意願辦事，當然會失去監察作用，那麼談甚麼也是浪費氣力，無須再說的，只須行禮如儀，當政府提交法案後，大家當橡皮圖章和舉手機器便行了。可是，現時的情況已經改變，議會增加了民意代表，即使我們今天仍然批評功能界別議員不是民主選舉產生，但功能界別議員也會說自己並非由政府委任，而是經過選舉產生，他們也有選民，在發言或投票時，他們也會反映選民意向及向選民交代。

可是，現時他竟然想中止辯論，不再給予時間和空間，那又何來辯論，怎可以再稱為議會呢？說來說去，大家不如別再工作，以後當政府提交政策上來，我們無經辯論便可按鈕投票，這樣就可以解決問題了。可是，這是否我們期望看到的議會制度呢？第二，除了撥亂反正外，就是議會正常化的問題。

代理主席，黃國健議員剛才除了說要撥亂反正之外，還說要讓議會正常化。何謂正常化呢？

我不明白他所謂正常化的意思。如果大家理解議會是要討論不同事項，便應該多給予機會大家辯論，但他卻提出中止待續議案，這樣又如何令議會正常化呢？

如果我們沒有加入小組委員會，便可以利用這個時間來表達意見，為甚麼不可以呢？

所以，當他說要令議會正常化時，我真的想不通。他除了提到議會正常化，還提到我想是最重要的一點，便是不要浪費議會時間。這是見仁見智的，何謂浪費議員的時間？

當然，議員不發言便說是為了節省議會時間，但如果有人願意做啞巴、應聲蟲或哈巴狗，我也沒有辦法。

時間當然一定要付出，但是否浪費，我覺得我是否浪費時間與你無關，我自有決定權。你覺得浪費時間可以不發言，這是你的權利，我不會阻止你，亦不會迫你發言。

因此，無論他說的理由是撥亂反正、議會正常化或不要浪費議會時間，我覺得某程度上字眼是正確的，但實際上，我跟黃國健議員的觀點南轅北轍，完全不相同。我覺得大家同為民選議員，應該用民選議員的職責和角色表達意見才重要，而不是政府要做甚麼議員便盲目支持政府，這樣對社會大眾和政府本身也不是好事。政府有時候也說要聆聽大家的意見，收集大家的意見後，才能推出恰當的政策或條例。

所以，我反對黃國健議員的議案。

而我動用《議事規則》第401條則是希望大家多發言，希望藉檢討費用上調及法援和當值律師服務，能有更大力量，令政府進行改革。

你們這些民選議員，在議事廳內不要發言。如果是大家已發言一段時間，即大家已很認真地、很嚴肅地表達過意見，才把議案中止，這是另一回事。每一位議員背後都有一支團隊，要多謝每一位議員的議員助理。議員助理所做的工作是甚麼，就是議員在議事廳內就不同議題發言時，替議員準備很多不同的資料。

亦希望推動政府作出檢討，越做越好。

港珠澳大橋這項花了香港納稅人以億元計金錢的"大白象"工程，更要不斷超支。這些如此重要的議案，在我們仍可就此表達我們的聲音時，黃國健議員便不准我們發言。我可裁定自己離題。現在大家要說的是究竟是否支持中止待續，我當然是不支持，因為我們要表達重要的信息。

在這期間，那個成為禁區的位置會衍生甚麼問題？

有的，在過去各口岸出現的問題就是禁止採訪、新聞自由，2009年和2017年均出現兩次在羅湖口岸禁止可能示威活動。

在動用第401條之際，其實我們正在向政府施壓。這可能令電視機旁的朋友不明白。但最簡單的解釋是，在外國一場大山火，怎樣救火呢？對，這是其中一個方法，但在外國如要處理山火，是利用火來救火，怎樣做呢？由一隊人衝入大型火場中把草燒掉，劃出一條防火帶。我以此例子說明"以火救火"。同樣道理，《議事規則》賦予議員同事在必須時使用該規則，其實我們並非要在此吵架，而在我們的討論中，確實覺得現時的法援制度不足，所以我們才會使用第401條這項中止待續議案，向政府施壓。

他的動機其實非常清晰，他說得很明白，這是大家也知道。

大家也知道，近期立法會確實處於風暴前夕，因為在修訂《議事規則》前，民主派議員要努力地抵擋。

我自己在本年也有一項議案，就是"動物保護法"，當時也有很好的討論，最終更獲得一致通過。但問題是我們現在有6個人，有6個民主派的人不在議會。

即使不可以猜測動機，但客觀事實是，政府可以再次不用應付議員，可以很舒服地過關。港珠澳大橋項目一再超支，正耗用政府龐大的公帑，當中牽涉很多我們爭取政府披露的資料和數字。簡單而言，如果政府有議案提交立法會會議，議會同事是不應放過任何的追問機會，要求政府披露更多的數字和資料，否則我們只能推測。我們追問了很久，卻仍不知道究竟港珠澳大橋的超支金額是多少。

因此，我們可見，大橋車流量會較2008年完成的可行性研究報告的預測為低。所以，現在是一個追問的好機會。

誰連民選議員應在議會內為市民發聲的最基本天職也剝奪了？

有關該系統在港珠澳大橋通車後的資料？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我發言反對工聯會黃國健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01條提出的辯論中止待續議案。黃國健議員剛才發言時表示，他提出中止待續議案的原因是要"剪布"，反對民主派議員"拉布"。他還指出如反對派議員想證明他們並非"拉布"，便不應在是項辯論中發言。代理主席，其實他剛才提出這項議案時，他的工聯會黨友麥美娟議員很快便起立發言，不知他曾否與麥美娟議員作出溝通，麥美娟議員就議案發言又是否等於參與"拉布"？

這個議會並非行政機關，立法機關是議事堂，最主要的功能自然是發言，透過議會機制讓不同政見和利益立場的人作出表述，這是一個理性爭辯的場所。民主黨對"拉布"的看法一直沒有改變："拉布"是一種手段，甚麼時候需要使用或不應使用，必須審時度勢，視乎出現甚麼問題。如果要阻止惡法通過，民主黨當然義不容辭，所以我們從來也不會遮遮掩掩，也不是第一次"拉布"。有一點我要澄清，毛孟靜議員剛才說"網絡廿三條"一役，全靠陳志全議員以一人之力拉倒整項惡法，對此我要抗議，其實民主黨的"卿姐"和我都有份參與，所以我們沒有說不"拉布"，只是說不會隨便胡亂"拉布"，而且有需要時自然會"拉布"。近來大家都可看到，民主黨議員也有要求點算人數和發言，參與"拉布"，這是光明正大的。只因為要反對建制派議員乘人之危，藉議會內有6位議員被撤銷資格的機會而通過修改《議事規則》，所以此舉有很清楚的目標，沒有遮遮掩掩。說到議會是否准許"拉布"，其實剛才亦有議員提出，民建聯前主席兼立法會前主席曾經指出，在"一國兩制"下，香港議會容許設有"拉布"的機制。甚麼地方的議會不准"拉布"？只有專制獨裁政權下的議會才一定不准"拉布"，正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會便不能"拉布"，試問誰敢說不，誰敢不同意共產黨的專政決定？

我們真的不希望香港偏離"一國兩制"的憲制安排，希望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的自主性，捍衞我們的尊嚴，能夠說不，能夠在《議事規則》容許下使用"拉布"手段阻止惡法的通過，這是"一國兩制"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的美麗之處。

建制派議員口說反"拉布"，但他們在本會其實都曾參與"拉布"。當事情對建制派議員有利，又或要配合政府的計謀，要暗中幫政府一把時，身為保皇黨的他們也會"拉布"。正如麥美娟議員說得坦白，既然我們可以這樣做，為何他們不可以？

今天是11月30日，各位市民可上網翻看11月15日及16日那次會議的過程。

你已是第十位議員就是否支持中止待續議案發言。剛才我比較寬鬆，容許你表達對"拉布"的看法及回應黃國健議員的論點，但由於你的論點之前已有議員論述，請你盡快結束相關論點及提出新論點。

代理主席，我根據《議事規則》第39條提出規程問題。

我認為她的言論不準確。她應該要澄清何謂參與"拉布"。

代理主席，我覺得我全部發言均沒有離題，因為我是回應黃國健議員在提出中止待續議案的發言時提到的"拉布"問題。我亦想指出，梁美芬議員有否"拉布"她自己最清楚，但她旁邊那位經民聯議員則肯定有在我們上次討論有關《能源效益條例》的決議案時參與"拉布"，大家可翻看會議的錄影片段。主席，我想談談他們那次"拉布"造成甚麼後果。

主席，我根據《議事規則》第39條提出規程問題。

她指我們在選舉期間發表"反'拉布'之歌"，但卻很喜歡參與"拉布"，我希望她收回有關言論。

主席，我不明白你的裁決，黃碧雲議員只是指出客觀事實，即她認為有些議員聲稱不"拉布"，但事實上卻有"拉布"。她有權指出這個客觀事實。

郭榮鏗議員，請你尊重自己。
黃碧雲議員只是指出一個客觀事實，你無權阻止她發言。

我沒有阻止任何議員發言。

所以，我要求黃碧雲議員收回有關我本人參與"拉布"的言論和指責。

我剛才要說的是，建制派議員同樣會"拉布"，這是事實。

為何我們要反對王國興......

此外，有9項未經小組委員會審議的附屬法例涉及不同範疇的事宜，當中包括稅務問題、關於進出口的電子貨物資料、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的羈留地點事宜、防止逃稅，還有限制商船船東責任、交通定額罰款應加價多少的很多事項。主席原本將這些事項歸納為兩個環節，其一涉及港珠澳大橋事宜，第二個環節則涉及9項未經小組委員會審議的附屬法例，他更限制每位議員在每個辯論環節只可發言1次，每次只得15分鐘。

主席，我想提醒大家，黃國健議員提出的議案其實是違反了《基本法》第七十三條。主席，我想提醒大家，黃國健議員提出的議案其實是違反了《基本法》第七十三條。《基本法》第七十三條和立法會議員的職權有關，其中第六項訂明，我們須就任何有關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交通違例罰款是否公眾關心的事項，港珠澳大橋又是否公眾關心的事項？這些全屬公共利益問題，但我們才剛開始辯論，只有一位議員發言後便被叫停，這是違反了《基本法》賦予立法機關的第六項職權。《基本法》第六十四條亦訂明，政府要對本立法機關負責，但王國興議員現在要幹甚麼？

我剛剛說到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我們有憲制責任發言，就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

我們既宣誓效忠《基本法》，便要捍衞《基本法》賦予我們就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的權力。但是，建制派議員所做的是甚麼？他們要繼續助長行政機關主導、行政霸權，肆意藉着他們現在佔大多數之機欺壓少數，修改《議事規則》。修改《議事規則》有何後果？第一，會削弱立法機關的調查權；第二，令議員在議會內的發言權也被剝奪，這是違憲的。現時香港整個政治制度的設計，已是弱勢的立法機關對超強勢的行政機關，但在席議員仍不惜一切代價，要削弱立法會的權力，他們究竟在做甚麼？

最近有些建制派議員在搖頭嘆息，認為啟德郵輪碼頭非常不濟，欠缺發展，有意推倒重來，另找他人作商業營運。

所以，我們一定要捍衞立法機關就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的發言權。

主席，我發言支持黃國健議員提出這項中止待續議案。

當然，我不是說其他議員差勁，不過他是比較出色的。就是因為他的為人。

他們有很多年紀比我大，可能更有人生經驗。

當然，有很多議員就着這些很重要的命令、公告、條例等，的確要作出很多發言，因為這些並非毫無爭議性。例如，我關心的《道歉條例》。我是《道歉條例草案》委員會成員，當審議這項條例時，開了多次會議，有很多具爭議性的問題提出。

她經常問，如果她的醫生作出道歉聲明，為何她不可以將之提交法庭作為證據？這是否符合公義原則？這是否符合審訊程序應有的公義原則等。

主席，剛才休息的時候，張宇人議員走過來，要求我澄清一件事。

其實，只需要一點尊重、一點禮貌，已經可以解決很多問題。我剛才在發言之初已經說，我支持黃國健議員這項中止待續議案。我支持他，是因為我希望解開現時議會的死結。

當然，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就是建制派必須懸崖勒馬，收回他們修改《議事規則》的議案。如果他們肯這樣做的話，我，郭榮鏗議員可以保證，這裏所有兄弟姊妹都會支持你這項中止待續議案，馬上通過，不需要再辯論，現在的爭拗可以立即停止。

即使我肯收回修改《議事規則》的議案，我的兄弟姊妹也不會放過你，不會收回議案。但是，KK，你可以苦口婆心地跟他們說："建制派修改《議事規則》的議案，即使全部通過，那又如何呢？

KK知道，其他很多有經驗、有智慧的建制派議員都知道，這是絕對不會發生的。你現在這樣修改《議事規則》，只會種下更多怨恨、種下更多仇恨。將來，議員只會用一些更加刁鑽、更加難以觸摸、更加聰明的方法來阻延你。今天就這項"察悉議案"，很多議員都有話要說......當然，我重申，很多議員就着這些條例、公告，都有很多重要的話要說和應該說。好像《道歉條例》，便很具爭議性，如果不是根據《議事規則》第401條提出議案的話，我相信很多議員都會就着這項條例發言，因為政府在立例的時候同意，會檢討《道歉條例》的落實，若有問題可以指出來。當然，其他問題，例如港珠澳大橋所謂禁區的問題等，全都很重要，亦可以在這時候說出來。不過，我不會說這些問題。

如果你們說，要將全體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由35人降至20人，這又是否解決到問題呢？你又說，要給主席多些權力，將《基本法》的條文寫入《議事規則》。這又解決到甚麼問題，做到甚麼呢？

如果林健鋒議員細心聆聽我發言的話，就知道我正在解釋，為甚麼我支持黃國健議員這項中止待續議案。他這項中止待續議案正在一個非常正確，恰當的時候提出。

因為，如果他答應我們，收回所有修改《議事規則》的議案，我有信心可以請我的兄弟姊妹一起支持此項中止待續議案。所以，主席，我完全沒有離題。我正在向所有議員，包括林健鋒議員，解釋為何我們要支持此項中止待續議案。如果在修改《議事規則》這一戰上，我們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如果大家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修改《議事規則》的話，我相信泛民主派的兄弟姊妹會善意回應你們。我只想提醒一下，如果黃國健議員想對其他議員說："郭榮鏗議員這樣說，我們不如嘗試考慮一下"。你知道即使你們修改了《議事規則》，問題也一定不會解決，問題只會越來越新、越來越難解決，議事廳裏的爭拗只會越來越多。陳健波議員要修改《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他當然同樣想解決一些所謂"拉布"的問題。

因此，主席，我希望建制派的議員聽到我的發言，會明白問題的關鍵不在於修改《議事規則》。如果我們無需辯論"察悉議案"的話，黃國健議員亦不需要根據第401條提出中止待續議案，你說有多好？

修改《議事規則》是否真的值得你們耗費如此大的氣力，並賠上時間、心力呢？我真的希望大家想清楚。主席，我不會盡用15分鐘發言時間，因為我不打算"拉布"。我只想指出，我非常願意支持黃國健議員的議案，認為他提出的議案非常好，亦是應該提出的。我願意請求民主派的議員支持他的議案，但只有一項條件，就是不要修改《議事規則》。這樣的話，我相信這個議會的氣氛立即會好轉，大家亦無需無止境地爭拗下去。所以，主席，我發言支持黃國健議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

因為如果王國興今天在席，他可能也會做同一件事，無論是哪一位建制派同事，其實今天也有機會根據《議事規則》第401條動議中止待續議案。

主席，我不知道大家把"拉布"和發言混淆到甚麼程度。

正如今早有同事提出，只有一位議員就這議題發言，但議題已經被定性為無需討論，應該立刻中止待續，背後目的是甚麼？

大家可能會認為，這項有關禁區的公告不值得討論，或認為禁區不是今天才設立，也不是因為港珠澳大橋才設立。

如果今天有人願意申請，政府應該付錢支持他，不應收費，即使牌照費很少，只是數十元。

主席，我當然明白這15分鐘的發言時間中，我們需要就議案內容發言，但這並不代表我們不可以在發言中，以某種方法把我們看到的問題告訴政府，由政府再作考量。

我相信大家心中有數。

例如，我今天提出了發展人力車後，可能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認為這主意很好，決定復興人力車，使之成為香港另一個旅遊景觀。所以，大家不應小看這15分鐘發言時間。我謹此陳辭。

主席，尹兆堅議員說了幾次即將說完，我有好幾次預備起來發言，剛才他才終於說完。主席，敝黨黨友郭榮鏗議員剛才表示支持黃國健議員動議的中止待續議案，我與他意向一致，我亦承接他剛才所說，希望有條件支持黃議員的議案。希望在稍後小休時，建制派議員能夠考慮一下。主席，立法會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議員立場不同，同一番說話及同一個行為，上星期可能由泛民議員去說去做，而本星期則輪到建制派議員去說去做。政治可能從來都是一個有趣的遊戲。不過，無論政治是遊戲也好，是把戲也罷，請容許我花少許時間，大讚特讚今次建制派的悍將、工聯會的大旗手、立法會的一位資深議員——黃國健議員——的睿智。大家不妨想一想，自今屆會期開始，我們這邊少了6位同事，而建制派，無論是地區直選或功能界別的議員，都佔大多數，即他們在任何情況下投票都會贏。個多月前，民主派議員就"一地兩檢"議案"拉布"，竟然沒有一位建制派同事想到好像今天黃國健議員般，引用《議事規則》第401條中止辯論，結果"一地兩檢"這項無約束力的議案遲了足足一個月才能通過，令林鄭特首灰頭土臉，顏面無存。就上月而言，建制派同事的確是辦事不力。

必須承認，前哨戰有這充滿智慧的一着，的確有少許打亂我們的陣腳。不過，話說回來，我也想提一提黃國健議員，動議中止待續議案，是較討論那13項附屬法例容易。我希望建制派議員明白，對於民主派而言，我們戰意絕對高昂，不會輕易束手待斃。

不要以為人力車與你跟我沒有甚麼關係，可能只與遊客有關。今次增加牌費，政府要求收回成本，當然無可厚非。但影響所及，卻是一位活生生的香港人，而實際上只是跟一位活生生的香港人有關。

根據《修訂規例》，人力車車輛牌照複本費由12元增至20元，人力車的車輛牌照費由50元加到61元。只增加幾元，對尊貴的建制派議員來說，完全不屑一提。但我想說的是，原來現在有一位香港人受到影響，就是洪伯伯，他今年67歲，拉了半世紀人力車，他有10多輛人力車停泊在附近的7號碼頭天橋底，當中只有3輛已領牌，可以在街道上行走。根據他現身說法，是因為沒有生意，即使偶爾有客人坐在他的車上，也只是擺姿勢拍照，間中會有遊客乘坐一段很短的路程。他最大的心願，是將一輛輛他視作寶貝的人力車賣給外國的收藏家。根據運輸署《運輸資料年報》，全港只有3輛人力車已領牌，換言之，洪伯伯是香港目前唯一一位人力車車夫，亦是唯一一位擁有人力車車牌的人，即是說，這項《修訂規例》竟然是針對一位香港人。

今次這件事反映出甚麼？經常來回添美道的觀光巴士，其實是一個最大的反諷，明明有一輛貨真價實的人力車可以供人乘坐，卻有一輛大巴士接載遊客。

我想帶出的是，今次所牽涉的13項附屬法例中，一項毫不起眼的規例的其中一項條款，有關的改動亦是毫不起眼，但原來卻影響了一位香港人。

我們對人力車的態度是甚麼？

究竟我們是否完全不應在議事廳內就這類問題作出辯論？

因此，我們覺得這事值得辯論一下，我們認為應該珍惜我們的時間，在這裏跟公眾討論一下。當然，談保育、談旅遊，可能扯得很遠，但我相信，政府官員亦有責任向公眾解釋，究竟對看似毫不重要，又微不足道的人力車，究竟政府的政策是甚麼？究竟政府有甚麼策略協助保留這項香港特色，好讓香港能繼續擁有這種幾近絕跡的交通工具？因此，為何我們會說，這次中止待續的議案絕對不是大家聽起來很簡單的一件事。當然，容許我重複剛才郭榮鏗議員所說，我們很希望可以支持黃國健議員動議的中止待續議案，條件是建制派能放下屠刀，令議會回復正常運作。

因此，我希望建制派能夠考慮一下郭榮鏗議員剛才提出的條件，盡快讓議會回復正常運作，盡快讓政府回復正常。

我相信建制派絕對不會希望這情況繼續下去，我亦不相信每一位建制派議員，他們進入立法會的初心，並非只來聽人家發言，他們沒可能只想聽楊岳橋在這裏胡說八道，他們絕對應該將自己的人生經驗、智慧和熱情投入議會事務，投入不同的法案審議工作中。他們豐富的人生經驗，絕對可以令法案的審議更完美。

不過，一個楊岳橋說完，還有很多比楊岳橋更長氣的議員在後面。因此，在最後剩下1分多鐘的時間，我只希望很認真地說一說，其實，建制派最終可能修訂《議事規則》，但是否代表他們以後不用坐在這裏聽民主派議員發言？不是的，因為我們的智慧會隨着《議事規則》的改變而提升，而我們亦會很努力在《議事規則》的夾縫中找到我們的空間，而這些空間到了最後必然引領的後果，就是建制派議員將繼續要坐在這裏聽民主派議員發言。無須多謝我，蔣議員，這是我們的責任，亦是我們的榮幸。主席，我希望建制派議員察悉此事，我知道很多建制派議員其實是知道的，我這番話不只是要告知建制派議員，同時亦要告知背後要求他們加大力度盡快修訂《議事規則》的人或機構。成功修訂《議事規則》只是一時之勝，但會令議會不能繼續順暢運作，這代價非常沉重。我希望他們深思熟慮。我希望最終黃國健議員的議案不獲通過。

首先，我一向視工聯會的議員為同事，我所說的同事即一起做事的意思。在反對復考小三TSA和領展霸權、爭取改善低津等很多不同的民生議題上，我們一起做事。過往這些時間不是很長，但我們一起做事。對於今天黃國健議員動議中止待續議案，很可惜，我也要提出反對。黃國健議員動議中止待續議案有數個原因，第一，他表示出任議員10年才首次引用《議事規則》第401條動議中止待續議案。第二，他表示現時議會的"拉布"問題嚴重，必須制止。第三，他認為用14小時討論不具爭議的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時間不合理，懷疑泛民主派刻意"拉布"。第四，他想替中止待續議案平反，希望透過中止辯論來反"拉布"。

我真的覺得黃國健議員應要考慮一下，他在議會10年是否白過。在這10年內，政府曾提出不少惡法和不合理的撥款，《議事規則》第401條賦予議員權力中止不合理的議案。黃國健議員面對惡法時沒有引用第401條，但現在其他議員要正正經經討論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的相關附屬法例時，他卻引用第401條。其實，他可以多善用《議事規則》來監察政府。

不過，黃議員說聽不明白，然後便猜測涂議員的發言是刻意"拉布"和拖延時間。

恐慌就是在正常情況下，當人遇到危險和壓力，身體會作出正常的生理反應，例如呼吸急速和心跳。這些讓人在心理上和生理上為危險和壓力作出的適當準備，就是心理機制所謂的"戰鬥"或"逃跑"。不知道剛才黃議員看到有人在所謂"拉布"時，或聽到有人發言便擔心會"拉布"時，他身體有否產生反應，例如心跳加速、呼吸急速、手心冒汗、手震、心胸翳悶、肚痛、肚瀉、手腳麻痺、忽冷忽熱、頭痛等。如果有以上徵狀，特別是如果突然出現以上徵狀，而又維持了10分鐘的話，便真的要小心是否已患上"拉布"恐慌症。第三，黃國健議員表示花14小時討論不具爭議的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時間過長，他說這就是"拉布"的證據。14小時的辯論是否過長？我想問有關標準如何釐定？長短的標準由誰釐定？

議會的職權是辯論法案和議案，以及監察政府施政，時間本來就是作這些用途。黃議員作為我的前輩，我非常尊重他，但我現在真的聽不明白，他提出辯論14小時是過長的理性基礎何在？再者，主席在議員發言期間會不斷作出裁決，阻止議員離題。

黃國健議員的黨友麥美娟議員亦是我尊敬的議員，她亦表示提出中止待續的議案可以令議員辯論的時間增加1倍，由15分鐘變為30分鐘。

第四，黃議員想替中止待續議案平反，希望透過中止辯論反"拉布"。首先，已經有不少議員提出剛才是否存在"拉布"的問題，但黃議員竟然因為要替中止待續議案平反而提出中止辯論，我再次聽不明白這個邏輯。

黃議員的議案其實非常危險，一旦通過就會令議員未能夠充分討論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的相關附屬法例。尤其是黃議員已表明他不明白涂謹申議員的關注事項，卻認為應該中止此項討論相關附屬法例的辯論，他這樣是妄下判斷。我同意梁耀忠議員所說，這做法是廢掉議會的武功，把議會變成橡皮圖章，後果相當嚴重。

議會讓議員通過辯論來處理法案及議案，議員的工作就是以理服人，透過發言討論政策及法例。黃議員竟然要求議員不要發言及不要認真工作，是在閹割立法會的權力，有違他就任立法會議員時的宣誓，因為誓詞說明要盡忠職守。盡忠職守是甚麼意思？《基本法》第七十三條表明立法會行使的職權包括"就任何有關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此項原議案正是涉及公眾利益，黃議員要求其他議員不要發言，即要求大家不要盡忠職守，而他根據《議事規則》第401條提出中止待續的議案，亦是要求議員不要辯論有關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的附屬法例。主席，基於以上不同的理由，我不能夠接受黃國健議員的中止待續議案。或許這樣說，我可以接受，只要建制派撤回對《議事規則》的修訂。

剛才已有數位議員表明，並清楚解釋為何支持黃國健議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甚至有民主派議員也表示支持，原因是大家都知道"拉布"並非好玩和好受的事情，而且浪費議會時間。為甚麼有時候有些議員會被迫奮起抵抗？因為有議員要修訂《議事規則》。

剛才有議員說得很正確，不管是黃國健議員或王國興，其實沒有分別，他們都是扮演"重炮手"，同樣是極端民粹，只懂指責別人"拉布"不正確，但卻沒有想過自己在做些甚麼——助紂為虐，修訂《議事規則》，自我削弱議會監察政府的功能。

我知道他們是想為那些人爭取權益，不想法案這麼快獲得通過，於是便積極"拉布"。

多謝他揮手示意在席，並請他們稍後解釋有否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拉布"；如果有，為何他們可以為自己所代表的某個社群的利益而站起來"拉布"，並且無限次發言？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陳恒鑌議員和邵家輝議員的發言次數最多，完全不限次數，而主席對他們也很好，沒有限制他們的發言時間。他們是在消磨時間，阻止法案提交立法會通過。

公眾看得很清楚，我不怕公開猜測他們的動機，因為他們必定是這樣想。

議會內議席的分布代表着不同的黨派，而其中一部分是代表民意的。當議會內有功能界別和小圈子選舉，還有多位"零票議員"——包括主席閣下，所以由你擔當主席——在這樣的制度下，我們這些獲得過半直選議席的議員反而變成少數派，更在政府助攻及主席幫忙吹"黑哨"的情況下，取消了6位民選議員的資格，踐踏民意。

因此，議會內的民主派議員無論如何也會透過程序或其他策略，阻擋修訂《議事規則》，不會讓建制派成功，不會讓那些"自閹"削弱自己的監察角色的修訂獲得通過。不管香港市民有多不喜歡"拉布"，他們也要記緊，任何人在議會"拉布"都是由建制派挑起的，是他們挑起事端的，是他們想消滅議會內的反對聲音而引起的。

"條文已清楚訂明有關規則，主席須根據《議事規則》行事。

黃國健議員這次動議中止待續議案，無意中帶出一個十分有趣的問題，很值得在12月6日討論修訂《議事規則》之前，提早一星期討論。所謂"拉布"的問題，這數年間不斷纏繞立法會。

所以，藉現在這項議案討論何謂"拉布"、民主派為何要"拉布"、建制派又有否"拉布"等，是一個難得機會。我必須不厭其煩地提出一個觀點。在一個議會中，不論是香港這種較畸形的議會，還是世界各地的議會，少數派一定較常用"拉布"這一招，因為他們在表決中無法取勝。

在民主和平的議會中，大家都按規矩辦事，所以才會有"拉布"的空間。

其實，剛才同事已提出兩個例子。

第一次是有關《能源效益條例》的中止待續議案，建制派同事當時十分積極發言。我估計，他們是針對當天有關3項延展附屬法例審議期的議案，以及另一項附屬法例的討論。如果有關《能源效益條例》的中止待續議案能夠討論至會議結束，該4項附屬法例便無法再在本會討論，這是建制派最近"拉布"的例子。第二招，就是在法案委員會......大家都明白，我應該說"議員會明白，但市民未必明白"。

《議事規則》第18條提到立法會審議各類事項的次序。

主席，市民確實很想知道立法會在搞甚麼。

現時的核心問題，就是我和郭榮鏗議員向黃國健議員提出支持其中止待續議案的條件，即建制派撤回對《議事規則》的修訂。

我又偷聽到財務委員會主席陳健波議員說......

我反對這種看法，即以為修訂《議事規則》不會帶來無法挽回及不可逆轉的影響。事實上，這是會引致無法挽回、不能逆轉的情況的。

市民並不希望這種格局出現劇烈變化。

我希望黃國健議員回應時可以就我的條件表達意見。

郭榮鏗議員剛才提到，他發言支持黃國健議員的中止待續議案，我覺得他的說法很有道理。當然，要他支持中止待續議案，建制派必須符合一個條件，便是他們要撤回先前提出的《議事規則》的修正案。我覺得這事很重要，所以需要多位議員多說幾次，我也希望建制派議員聽到，原來要議會回復正常是有方法的。代理主席，市民可能不知道現時立法會發生甚麼事。建制派不斷在外面宣傳說我們不做事，只是浪費議會時間。

代理主席，試問哪個國家、城市或地方會有人辛辛苦苦透過選舉加入議會，然後主動削減自己的權力，而不是爭取增加自己的權力，為市民監察政府？

他們要牢牢抓緊他們的絕對權力，上頭要他們做的，他們一定要做。所以，民主派議員不服氣，也有很多香港人叫我們撐住，因為他們也不服氣。

但是，現時議會要尊重的似乎只有長官或黨的意志。

今天很多議員都指出，接下來的日子不會好過，既然如此又何必當初？很多議員提到"拉布"，其實，真正的"拉布"是怎樣一回事？

我們從報道得悉，他對主席說："對時間的運用，在民主制度下是反對派唯一的武器"。我希望主席不是聽了便算。他有否思考一下，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否主席和建制派一起"剪布"，停止所謂"拉布"行為，便可解決所有問題？

我們的制度民主嗎？如果有民主制度，大多數市民選出來的議員便不會變成議會的少數派。

世界上有哪些地方得到大多數選票的議員會變成議會的少數派，還要成為反對派？

我真的不明白，主席為何會容許黃國健議員以反"拉布"為由，根據《議事規則》第401條動議中止待續議案。這也刺激民主派議員更積極發言，所以我要感謝他。

我們辛辛苦苦逐一站起來發言，相比建制派同事安坐1小時、小息15分鐘，究竟誰比較辛苦？

你當然可以笑，但我相信可以從市民投下的選票找出答案。真正為捍衞"一國兩制"而努力的人，我相信市民看得出來。

我很尊重他們運用《議事規則》的權利，我更尊重黃國健議員的誠實，但主席為何不准我們同樣享有運用《議事規則》的權利，為何要趕盡殺絕，令我們這些代表大多數選民的議員，要與他們一樣成為表決機器？

代理主席，我會就黃國健議員動議的中止待續議案發言。

我基本上同意黃國健議員有關"拉布"的說法。

民主派議員"拉布"的原因，就是為了阻止建制派提出一系列《議事規則》的修訂。《議事規則》一經修訂，便難以往回走。修訂《議事規則》有兩個大方向：第一，阻止民主派議員"拉布"；第二，在阻止"拉布"的過程中，削弱立法會監察政府的權力。就這兩個方面，我當然會反對，民主派議員亦會誓死反對。"拉布"是否罪大惡極？

當時議會內建制派議員人數不足，他們便不斷發言"拉布"。

正如莫乃光議員剛才所說，雖然民主派議員在直選中獲大多數市民支持，在議會內卻佔少數。

民主派用"拉布"策略阻止不好的事情發生，在我們的立場而言，是維護、捍衞香港的核心價值。

如是者，我們兩派便陷入相鬥。

老實說，立法會本身已權力不大，根本無力制衡政府，單是立法這項權力本身也幾乎被政府壟斷。

我作為一名被選進議會的社工，亦希望為改善民生出一分力。

這一次修改規則就是再次突顯自己的黔驢技窮，希望通過偷襲成功，技術性擊倒對手。

或許建制派要為此付出意想不到的代價，更可能有一天後悔這一次的修改，政治如流水，正所謂十年河東、十年河西。

其實，最有效的反"拉布"工具就是時間。

然而，建制派連用時間來處理議會正常的議事程序也不願意，只覺得民主派議員千方百計、誓死捍衞議會的尊嚴就是阻礙他們謀生，這怎可以說得過去？

再看看主席如何處理上一輪的討論，他一直說民主派的議員發言重複、冗贅，其實這已經反映主席的權力非常大。主席有這麼大的權力，再加上建制派人多勢眾的協助，他們也不滿足，還要進一步修訂《議事規則》。

今天的議會制度，是依照在每4年一度的立法會選舉中，由大多數香港市民投票產生的建制派及民主派議員的比例來作出決定。坦白說，如果建制派在回歸後的20年，能在地區直選中勝過民主派，便早已修訂了《議事規則》，還需待民主派有6位議員被取消資格之後才提出嗎？所以，這正正反映了他們今天修訂《議事規則》的不義之處。立法會是一個議事的地方，我們當然不希望立法會以非常"有效率"的方式處理議會事務。好像1997年之後的臨時立法會，當時很方便、很快捷，只須1天時間就可以隨意三讀通過任何法案。即使連工聯會最重視的集體談判權，都在極短的時間內，未經過嚴肅討論就被臨時立法會取消。

山水有相逢，建制派今天閹割立法會，他日是整個行政機關閹割包括建制派在內的立法會。事實上，如果用這個角度來看，建制派今天在法案委員會審議的某些內容其實都是特區政府、行政機關壓下來的東西，可能他們也想反抗。我記得何俊賢議員在有關漁民權益上也曾踴躍發言。是否當行政機關壓下來時，他便說沒辦法，只能夠做"鵪鶉"，平時說話聲大大，都只是"吹水不抹嘴"，是否這樣呢？

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何時會被建制派離棄。所以，我時常覺得，如果議會的制度改變了，便是一個永續的改變。這個永續的改變，對每位同事都必然有深遠的影響。

我們是否不用提問、不用審議，便隨便通過數以億元、十億元或百億元計的項目？如果是這樣，亦表明了建制派其實甘於讓立法會成為以往的臨時立法會或將立法會"人大化"。

如果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產生立法會"人大化"的結果，議員是否對得起"一國兩制"？是否對得起香港社會一直很珍惜的核心價值？事實上，在過去一屆的立法會，有些同事"拉布"可能是相對地過了火，他們亦可能已面對選民的一些懲罰。在今屆立法會，事情開始有好轉，而林鄭月娥在開局時也說，希望能夠改善行政立法關係。但是，建制派是否真的想幫助政府，還是想為政府添煩添亂，還是他們心中實質上只希望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掃除障礙，所以不惜一切要修訂《議事規則》，確保《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議案提交議會時，所有反對工具都再不存在。然後，由主席一聲令下，甚至也不用討論，就予以通過。如果這就是他們的目的，我覺得他們不單是與民為敵，亦是與林鄭月娥政府為敵。當然，我今天看到林鄭月娥明顯地是完全協助建制派，如果由政府正常地提交法案，恐怕他們修訂《議事規則》的議案便不能夠在3月11日補選前獲得通過。

我抱有的良好願望或我對林鄭月娥善良的一點想象，其實都因為她今次為建制派修訂《議事規則》而收回所有政府法案而破產。

就是要衡量何時才能夠看到立法會《議事規則》的改變。

所以，我覺得今天在電視機前的市民大眾一定要明白，立法會議事論事的精神和傳統，是必須捍衞的。當有議員在議會透過一些程序延長議事過程時，其實最容易處理這情況的手段，就是通過由建制派控制的議會延長議事時間，而不是透過修訂《議事規則》來削減議員發言的空間和權利。

主席，我剛才談到對付"拉布"的方法，其實不需要修訂《議事規則》。

如果他介意議員阻延議程，我也沒法子，因為"拉布"一定會阻延議程，但"拉布"是不會成功的，法案最終仍然會獲得通過，只要議員乖乖坐在席上，通過法案。事實上，有40多名建制派議員，在現行的政治制度下，透過保皇、透過支持政府，其實他們真的獲得不少好處和利益。

正如其他民主派議員一樣，我並不認同主席在第二個環節合併辯論9項附屬法例。然而，我明白主席的裁決是最終裁決，不容異議，須另覓其他場合討論。

現在保安局代表仍在席，雖然他並非保安局局長；他垂下頭我看不清楚......

我相信各位議員都知道，我們今天在立法會會議的發言，都會載入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這份紀錄不單供議員查閱，更重要的是讓公眾人士參閱。

例如當年前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如何解讀《基本法》第二十條，至今大家已經沒有印象，但我們仍可翻查紀錄追究。

小組委員會報告內有載述增聘500多名人手的計劃，卻沒有提到羈留室面積大小的問題。

如是者，議員連發言的機會也被褫奪。立法會日後還如何繼續監察政府？作為立法會議員，大家會否願意看到立法會落得如此境地？

"健哥"今次引用《議事規則》第401條，就察悉附屬法例的議案動議中止待續議案，再一次坦率說出背後的理由。

這是一個問題。即使涂謹申議員的發言不清楚，加上林卓廷也說不清楚，他可以聽郭榮鏗議員和陳淑莊議員等人發言，他們伶牙俐齒，對嗎？

在座一眾建制派議員都知道，以民主派議員來說，我參與"拉布"的次數相對較少，民主黨多年來參與"拉布"的次數亦不多。不過，近期我們較多參與。

主席和一眾同事都知道，議會目前處於不正常狀態中的極不正常狀態。我說"不正常狀態"，因為立法會從未正常過。在立法會70名議員中，35名議員來自功能界別，由不民主的選舉制度產生，根本不能夠完全反映民意。縱使如此，議會過往仍有某種平衡，建制派和民主派仍有不會逾越的界線，互相保留幾分尊重和理解。直至"DQ"案後，有6名議員被取消資格，建制派便認為這是黃金機會，必須把握良機大幅修訂《議事規則》，封殺所謂的"拉布"惡行。

第二，議會仍有很多程序可供議員"拉布"。

當建制派指要為打擊"拉布"而修訂《議事規則》，我已多次質疑，以提交呈請書的方式成立專責委員會與"拉布"有何關連。專責委員會旨在調查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事件，例如梁振英的UGL案件。如果沒有這類專責委員會，我們怎會知道周浩鼎議員原來與梁振英"打龍通"。建制派連這項與"拉布"風馬牛不相及的程序也要封殺，打擊"拉布"不是藉口又是甚麼？這根本是建制派赤裸裸打壓民主派議事空間的藉口，我們怎能接受？建制派這種做法，迫使我參與種種"拉布"程序。我是被迫參與的，若不參與，我無法交代。主席，我奉勸建制派議員，現在議會的結越打越緊。

如果大家是君子，便應留待補選後再去處理議會的種種爭議。民主派現正處於特殊時期，幾位同事因為人大釋法而被褫奪議席，建制派乘人之危修訂《議事規則》，我們豈可不發聲？如果我們不發聲，監察和制衡政府的僅有力量日後亦會喪失。我亦借此機會回應郭榮鏗議員。郭榮鏗議員是我最尊敬的民主派議員之一。

回顧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中國共產黨以鬥爭為綱，對付其階級敵人毫不手軟。這套鬥爭意識，在回歸後不斷滲入香港各個領域，尤其是政治領域。

不過，我相信郭榮鏗議員的智慧較我高超，他也自知行不通，只是他為人君子，希望盡一分力量提出善意信息，讓建制派趁機考慮，香港立法會目前的形勢若長此下去，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

不過，我認為這項條例有其重要性。我過往處理很多地區上的個案，市民與政府或公營機構之間的許多爭議，不一定要循法律渠道解決。

我希望在研究這項條例的相關建議後，才考慮是否發言。不過，黃國健議員提出中止待續議案，其實會令我失去發言的機會，這種做法可能會令其他有意發言的議員也無法發言。此例一開，日後其他議員也可以此方式剝奪議員應有的發言權，這是很壞的先例。主席，最後一點。

第一，普世價值不要講；第二，新聞自由不要講；第三，公民社會不要講；第四，公民權利不要講；第五，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不要講；第六，權貴資產階級不要講；及第七，司法獨立不要講。黃國健議員，我建議你上書中共中央，加上第八點，就是"建制派不中聽的言論不要講"。立法會以後凡有建制派、工聯會和黃國健議員不中聽的言論，均不要講。

他因此引用《議事規則》內要求記者離場的惡法，證明該項惡法的確是惡法中的惡法。

但是，這只有兩種效果，一是折磨一下議員，二是令自己活着受罪但卻離不開議會。

我相信這事會發生，因為香港人投票終究會以情緒投票。

建制派要贏到盡，但又不能流會，要向老闆或上級交代。

政府官員坐在席上，袁國強司長剛進入會議廳坐下，但他可能很快也會離開這裏，因為他也嫌棄這個"低端"的地方。

我說一個最基本的例子。

已有法律顧問和外聘"大狀"說過，有些條文修訂可能會違反《基本法》，可能會違憲，但建制派賭反對派沒有資源提出司法覆核。

主席不能假裝中立和公道，主席應負責守第一關，主席容許提出有關建議，便是支持議會有權詮釋《基本法》。大家理解事情如何發生吧？

全體委員會本身便是我們現在理解的全體委員會，否則便無須更換主席，對嗎？

我的解釋可以讓大家明白為何有議員說現在立法會快變成人大。

林卓廷議員剛才說，郭榮鏗議員向黃國健議員提出建議，等於是與虎謀皮。

同一個四字成語在會議廳內可以如此演繹，這只是告訴大家，大家沒有任何價值觀，純粹視乎誰是執政黨。

所以，主席要明白，現時這個局面，我認為大家是有責任的，但責任當然在主席身上，僅就中止待續議案而言，我也認為主席有空間處理。

我今天支持黃國健議員提出議案，就內務委員會第3/17-18號報告內的13項附屬法例中止待續。主席，我們今天由10時40分開始細聽了共21位反對派同事的發言，但全部言之無物，而且大部分時間違反《議事規則》第411條，主席更多次提醒他們不要離題萬丈......

他們今天處於劣勢，便要"認低威"；如果我們今天放虎歸山，明日就會後患無窮。所以，我完全支持在這一刻果斷地堅持立場，並支持黃國健議員的議案，謹此陳辭。

因此，這種說法絕不成立，而這種做法更是完全漠視立法會正常的議事程序，並非真正為民生出發。

另一類非建制派議員的發言，則毫不忌諱地承認是在"拉布"消耗時間。

我覺得議員將這項中止待續議案與修訂《議事規則》扯在一起的說法很可笑。郭榮鏗議員說，建制派議員修訂《議事規則》種下仇恨，我感到很奇怪，那為何非建制派議員亦同時提出了多項修訂《議事規則》的建議？

然而，如果認為這樣做是種下仇恨，我不知道究竟是誰種下仇恨？事實上，《議事規則》並非一成不變，如果發現有不合理或會影響議會正常運作之處，為何不能作出改善呢？

我只不過是為市民設想，因為現時議會"拉布"，受傷害的根本是市民，因為無論經濟發展、基建建設、土地開發以至很多民生問題均大受阻延。我很認同郭榮鏗議員的說法，他非常快人快語，說在修訂《議事規則》後，他便會用更刁鑽、更聰明的方法"拉布"。我聽得很清楚，並已記錄下來。有些議員則在說風涼話，我覺得很難聽，內容是關於建制派議員堅守在會議廳奉行"45、15"的原則，即45分鐘留在會議廳，另15分鐘用來上洗手間、用膳、處理其他事務或與業界會面。

黃國健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並沒有制止"拉布"，只是希望由雙重"拉布"變成單重"拉布"，盡量節省一些時間。

因此，黃國健議員今天所做的，無非是希望議會能夠更有效地運作，讓我們可以更好地處理餘下的工作。此外，還有一些令我失笑的說法，就是楊岳橋議員提到"以毒攻毒"。"以毒攻毒"有一個大前提，就是必須先承認自己是"毒"，然後散毒、播毒，這才會出現"以毒攻毒"。至於攻擊他的是否"毒"，公道自在人心，我並不認為是"以毒攻毒"。

此外，還有一個小問題，我希望在電視機前收看的同學千萬不要學習，就是有同事——我且不說是哪一位——說"劍拔弩張"，但應該是"劍拔弩張"，看似努力的"努"字，但下面是個"弓"字。"弓"與"弩"的分別是，弓需要兩隻手同時運作，一隻手拿着前面，另一隻手則在後面拉弦，然後將箭射出來；"弩"是由機械將弓扣着，然後單手按掣便可以發射。所以，"弩"的讀音是"努"，我希望搞清楚，以免在電視機前收看的同學搞錯這個字的發音。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黃國健議員的議案。

只要反對派用力收緊繩子，我們便無法呼吸，所以他們說要待有足夠人手時才把繩子鬆開，我認為只是說笑而已。如果我們不利用這個機會把繩子鬆開，我相信將很難處理"拉布"的問題，而很多人也希望能夠盡快處理這議題。

請議員轉往講稿第I部第7頁。本會現在處理根據《議事規則》第49E2條動議的第二項議案：察悉提交本會省覽的內務委員會第5/17-18號報告內的《〈2017年實習律師規則〉公告》。有意就這項議案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我現以《〈2017年實習律師規則〉公告》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作出報告。《〈2017年實習律師規則〉公告》的目的，是指定2018年1月8日為於2017年5月26日刊登憲報的《2017年實習律師規則》開始實施的日期。小組委員會舉行了一次會議，完成審議工作，並支持上述的公告。在商議過程中，委員關注到，海外司法管轄區的大律師或訟辯人有意在香港成為認許的律師時，在申請豁免受僱為實習律師方面的要求。就此，香港律師會回應時解釋，任何人曾在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為執業大律師或訟辯人，已符合《實習律師規則》列明的豁免合約受僱的要求。有關人士只需在相關考試，例如海外律師資格考試及帳目及專業操守試等中考取合格，便可以向香港律師會申請豁免根據實習律師合約受僱。以下是我的個人意見。首先我要申報，我是香港的執業大律師。

我認為，今次的《修訂規則》簡化了大律師轉為律師的程序；而在我們徵詢後，兩大律師組織及業界的所有意見均非常贊同，並希望盡快可以落實。

代理主席，《2017年實習律師規則》的內容是，容許大律師在將來如果擬轉業成為事務律師時，無須根據實習律師合約受僱，從而讓很多富經驗的大律師直接成為事務律師，這樣對於事務律師或有意轉業的大律師而言會較為公道。

實際上，現時任何法律系畢業生，不論將來有志成為大律師或事務律師，他們的起點也是相同的，就是必須擁有法律學位——學士學位或法律博士學位——並修讀法學專業證書課程，即我們簡稱的PCLL。如果在完成課程後有志成為事務律師，便要在事務律師樓受僱接受兩年事務律師的培訓，而大律師則沒有這項要求，只須具備1年學徒經驗便可以成為執業大律師。我們今天討論的兩個專業，雖然對於很多人來說相當類近，但作為行內人，我們相當清楚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行業。事務律師與大律師之間確有一道鴻溝，如果某一方有意轉為從事另一種專業，按照現時的規定，是必須從頭做起，即一如我剛才所說，要從實習開始。由於事務律師必須通過兩年培訓這道頗高的門檻，對於擁有豐富經驗的大律師而言，的確未必是最公道或最好，所以《修訂規則》希望移除這關卡，令富經驗的大律師轉業成為事務律師時更方便，這本是一件好事。可是，代理主席，我們注意到《修訂規則》增設了特別的關口，這對於有志轉業的執業大律師是否最好的安排？我認為這是值得討論的，其中包括香港律師會在考慮是否容許一名大律師轉業時，會要求申請人取得一份獲認許執業為律師的證明書。代理主席，這證明書是用作證明該名大律師的操守是否合適，以及是否正在接受任何紀律研訊，以致影響其擔任事務律師的資格等。我們要確保一名專業人士在操守方面是否合適是無可厚非的，無論是大律師、事務律師或是其他專業人士亦然，他們往往要面對這種要求，而我們亦絕對明白，也不會認為這是過分的要求。

代理主席，畢竟有一個實際問題是我們必須處理的，就是如果香港大律師公會執委會發出的證明書指，該名大律師正在接受操守研訊，那麼申請人便有可能未必獲得認許。

任何專業人士均絕對有可能在處理其專業工作時被投訴，而這些投訴可能是來自客戶，因為客戶不滿其工作表現便會作出投訴，這亦是人之常情。

是拖延、是簡單的拒絕還是其他？如果大律師公會執委會拒絕發出證明書，有關的申請者可以通過甚麼渠道求助？是否要待相關聆訊正式結束後，才可以重新提出申請？關於這方面，申請者可以說是非常無奈和無助。與此同時，律師會有否其他方法可以取得更多資料，以協助進行相關程序並作進一步決定？

第二，代理主席，正如我剛才所說，作為一名專業人士，大律師必須通過一道關卡，就是實習兩年。

代理主席，我相信在座很多議員甚至在電視機前收看的觀眾都未必是從事法律專業的，但此事與他們也有關連，因為我們必須確保質素。

因此，如果本地大律師未能成功循這條路轉業，那麼海外律師走相同的路又會否成功？

換言之，不論申請人來自何地、在何處執業、有何背景及執業年期是多少，律師會不但會公平處理，也要確保質素，而我想這也是袁司長絕對同意的。

此外，代理主席，我還想在發言的最後部分特別提出，我對於律師會考慮在2021年舉辦統一執業試深表關注，因為這牽涉日後法律專業人才的門檻是否公道。我想借此機會表達我的關心和關注，尤其是這考試並未獲得大律師公會的支持，亦未獲得本地數所法律學院的支持。究竟這項建議會否影響我們的質素或法律界的和諧？

代理主席，這個環節是處理有關《〈2017年實習律師規則〉公告》的"察悉議案"。對於與律師行業的運作和薪火相傳相關的規則，我是尊重的，我亦不會在發言中談論細節，因為我認為以"察悉議案"的形式在議事堂上討論有關的生效日期，並非一般的處理方法。

由於盧偉國議員提出了中止待續議案，本會現在先處理這項議案。

代理主席，正如我剛才發言時所說，我尊重與律師行業運作相關的規則，特別是涉及實習律師的規則，因為可能與該行業的薪火相傳相關。

我相信，議員同事在接下來的發言中，大有機會就這項中止待續議案表達意見，當中或會包括他們對有關生效日期的意見。不過，我個人認為生效日期並沒有甚麼需要辯論，正如梁美芬議員先前報告時所說，此事真的沒有甚麼爭議性，我不希望在議事堂上為此花太多時間，以致影響很多尚待立法會處理的工作。

有意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現即將辯論中止待續。這項"察悉議案"的主要目的是，察悉內務委員會第5/17-18號報告內的《〈2017年實習律師規則〉公告》。有關《修訂規則》旨在修訂大律師申請成為律師須符合的一些規定，而"察悉議案"所述的《公告》，目的是指定《修訂規則》的實施日期。現在議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議題其實很窄，就是：是否支持將察悉這項附屬法例的議案辯論中止待續。議員不應提出與議題無關的事宜，亦不應利用這項辯論，討論這項附屬法例的具體內容，包括實施日期及有關大律師申請成為律師須符合的規定。《議事規則》第411條訂明，議員不得提出與議題無關的事宜。第451條亦訂明，議員不得不斷提出無關的事宜或冗贅煩厭地重提本身或其他議員的論點。若我認為議員違反有關規定，我會嚴格執行《議事規則》，停止有關議員發言。

在早前的歷史性時刻，黃國健議員最少也拋出了數個理由。

生效日期是重要的，大家應當留意，所以我絕對反對盧偉國議員的中止待續議案。

《修訂規則》的生效日期......任何人如現時是大律師並有不少於5年執業經驗，而他想轉為律師，究竟這5年經驗是否能計算在內？

所以，《修訂規則》的生效日期相當重要。

我們不是辯論生效日期，沒有輸贏之分也不用表決。

第一，違反議會精神。議會其中一項很重要的職能是制衡和監察政府。

如政府要求議會再次通過這些法案或附屬法例，便可能要與立法會妥協，改善相關法案。因此，我們就法案及附屬法例，甚至政府動議的"一地兩檢"議案動議中止待續議案，都是基於議會精神，希望監察及制約政府，彰顯議會應有功能。

如果今天成功將"察悉議案"的辯論中止待續，不會導致相關的附屬法例及《公告》不能實施，《公告》仍會在明年1月8日生效。因此，不會達致我們早前多次就法案或附屬法例動議中止待續議案的效果。這項中止待續議案的唯一功能是，令議員不能就《公告》發言，不能進入實體辯論。這項中止待續議案故意削弱議員就律師會新規則發言的最後機會。雖然《公告》涉及律師會的運作，但議員仍有責任監察這個專業組織的新規則。今天動議中止待續議案的議員是以議員身份，剝奪議會就這個專業組織的新規則反映問題及意見，發揮議會監察職能的最後機會，突顯這名動議中止待續議案的議員對議會精神全無認識。今天的中止待續議案違反言論自由。

十分有趣的是，議會理應是最有言論自由的地方，我們在《立法會條例》的保護下可以暢所欲言，免受刑責。正如主席所說，議員所說的話可以不是事實，這就是言論自由的可貴。但是，今天建制派在地區直選及功能界別中均佔過半數，他們1位議員發言後，便說要按程序處理，動議中止待續議案，不准我們進入實體辯論。

有關規定是被取消大律師資格的大律師，如果希望成為律師，可向律師會提出申請，要求豁免。他們根據實習律師合約受僱前，須取得香港大律師公會執行委員會的證明書。

其實，議員應該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階段針對某項法例發言。好像這項《公告》，即使我沒有能力作出修訂，只有察悉的機會，都可以表達意見。無論條文多麼簡單，議員隨時可能會發現一些新問題，如果發現問題，便有責任把握機會在議會反映。此外，我沒有加入小組委員會，但後來有市民向我反映意見，表示希望我用最後機會向政府提出。這樣，沒有加入小組委員會的議員，是否就不能夠暢所欲言？這個邏輯有很大問題，我希望大家以後不要用這把尺去批評在任何階段想表達意見的議員。

這就是剝奪議員履行在議會反映民意、反映問題的基本權利。